有學者指出，近期有不少人受錯誤信息誤導，認同甚至宣揚港獨。他們建議政府在政府內部、各級院校，以及各青少年制服團體內加強宣傳教育，讓更多人認識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的憲政地位和國情。

主席，制服團體是政府在推動青年發展工作的一個重要合作夥夥伴。民政事務局為11個由民間成立的制服團體提供恆常資助，以支持各團體為青少年提供非正規教育和訓練活動，向青年人推廣正面的價值觀、加強訓練青少年的領導才能、達致全人發展。現時，11個制服團體的總青年團員人數超過11萬人。就周浩鼎議員主體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民政事務局於2014年已與獲恆常資助的制服團體簽訂行政安排備忘錄，團體需每年向我們提交年度計劃、預算、財政報告及有關青少年活動的周年報告作審核和監察，而制服團體無需每年向民政事務局提交所有有關青少年活動的詳細資料。我們會根據團體所提交的報告內容作審核，相關安排一直行之有效，公共資源得到善用。除了民政事務局提供恆常資助外，民政事務局一直鼓勵各個制服團體積極尋求其他機構或市民的捐款，以便拓展會務，讓更多青年人廣泛受惠。根據紀錄，在2016年至2019年的財政年度，民政事務局的恆常資助約佔相關制服團體營運收入平均約4%至62%。由民間成立的制服團體因應各自的背景、理念及特色，推行不同模式的青年發展活動和訓練。行政安排備忘錄訂明制服團體在其運作及活動的管理和控制方面享有自主權。一直以來，制服團體無需向民政事務局提交任何有關投訴的資料。因此，民政事務局並沒有備存有關投訴的資料，亦沒有參與制服團體內部討論或決定。事實上，我們一向鼓勵制服團體，多參與有助培養青年的"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的活動。就青年發展工作和制服團體所提供的各種課程和活動，我會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詳述。二本屆政府致力做好與青年"三業三政"的工作，即關注青年的學業、事業及置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我們的理念是培育青年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對社會有承擔，同時具備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透過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我們支持青年多元發展，為他們提供參與社區事務和服務社會的機會，同時鼓勵他們擴闊視野，增加對國家和世界事務的認識。我們透過各個資助計劃，包括青年發展委員會轄下的"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及"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支持本港非政府機構為青年提供到內地及外地交流的機會，讓青年人認識國家和國際當前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面貌，以及與內地及海外的青年人交流，促進青年對不同文化的包容。就上述兩項資助計劃的詳請，包括獲資助機構及項目的名單，議員可參閱青年發展委員會網頁。在過去5年，制服團體透過青年發展委員會轄下的資助計劃，合共提供了約55次內地或外地交流計劃予其青年制服團體團員，以增強青年對"一國兩制"、《基本法》及國情的認識，同時擴闊青年的國際視野。交流地點涵蓋北京、廣東省、四川省、英國和新西蘭等。另外，根據我們與制服團體的日常聯繫所理解，制服團體亦有提供各種有關認識國家《憲法》、《基本法》，以及國情元素的訓練課程，供其團員參與。展望未來，我們會與制服團體緊密合作，支持它們繼續推展青年工作，共同協助青年人建立積極的人生觀，讓他們成為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新一代。
主席，在超過半年的黑色暴亂暴露了很多問題，從局長今天的主體答覆明顯看到，政府當局對於青少年制服團體的監督實在嚴重不足。既然這些團體獲政府資助，當局至少要確保他們不會偏離正軌。但是，很可惜，政府今天的主體答覆未能交代如何監督這些青少年制服團體不會參加暴亂。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除了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會為青少年制服團體安排到內地交流外，關於加強認識國家《憲法》、《基本法》和國情教育方面，究竟佔他們現在的培訓比重多少，有沒有安排特定時段進行這方面的培訓，可否請局長稍作交代？
主席，正如我的主體答覆所說到政府和制服團體的關係，就是我們作出資助時，會與他們訂立協議，大家會根據這協議來進行工作，而我們會繼續日常的聯繫。

我舉一個例子，例如香港航空青年團需要跟某些機構共用總部，這情況絕對不理想。我想請問局長，當局有沒有設定目標或時間表，以期讓這11個制服團體都能夠擁有自己的服務基地，以便為年青人提供培訓？

就這11個制服團體在資源方面，目前除了獲得政府資助外，他們亦有自己的其他資金來源，例如籌款等。至於土地、總部，甚至訓練場地方面，其實現在每個制服團體都有場地作為會址。但是，正如陳議員所說，大小可能會有參差，而且每個制服團體所需使用的土地可能不同。所以，我們會跟制服團體緊密聯繫，若他們有提出要求，我們各政府部門之間便會盡量作出回應。所以，這方面我們是有注意到的，亦希望能夠加強這方面的溝通工作。
主席，首先，我想作出申報，我是香港童軍總會新界第1535旅的旅務委員會主席。

由此可見，很多制服團體，包括童軍，一直以來都推廣一種對國家和社會責任，培訓青少年人一種守秩序和法治觀念。我留意到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會安排一些交流團。

歸根究底是，首先，很多參加這些團體的成員是來自基層，他們未必能夠支付團費；其次，當局直接資助到各個小旅團的費用不多。

但事實上，我們也設有專門的基金，例如青年發展基金也有資助一些社會團體——包括制服團體也可以申請基金以資助青年的交流計劃，而且不止是與內地的交流，國際間的交流計劃我們也是非常歡迎的。此外，公民教育委員會亦有基金推廣《基本法》或公民對國情的認識等。陸議員提出可否以專款專項來處理，我們可能需要詳加考慮，便是如果我們為制服團體提供專款專項，而社會上很多不同群體也需要有這類的認識或交流的話，那麼是否又要設立另一些專項基金呢？

局長，就周浩鼎議員剛才提出的質詢，我看到有資料顯示，部分制服團體的確在活動中推動"港獨"的行為。然而，我看到你的主體答覆則反過來說："一直以來，制服團體無需向民政事務局提交任何有關投訴的資料。因此，民政事務局並沒有備存有關投訴的資料，亦沒有參與制服團體內部討論或決定。"主體答覆的最後一段更令我們覺得"無厘頭"，便是局長提到："展望未來，我們會與制服團體緊密合作，支持它們繼續推展青年工作"。

我認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應該清楚回答，今後是否讓他們繼續推動"港獨"呢？
主席，首先，我要對梁志祥議員說，如果他的推論讓他有一個所有制服團體都做得不好的結論，我不能認同。制服團體無論在歷史上或今時今日也幫助整個社會培訓不少青少年，讓他們有全人發展，甚至社會上也有不少的青年領袖，或者現時很多在各崗位上的人，過往也曾在制服團體受訓，所以，我希望他不會對此有偏見。但是，如果在制服團體中有任何人——不止是青年，我們亦不應針對青年——其實任何人在任何團體裏如果犯法，自然會有法律的制裁。所以，我希望梁議員明白這一點。至於資料方面，我在主體答覆說得很清楚，便是我們沒有備存這類資料，我亦不打算向他們查問這方面的資料，這是不適當的。所以，我們很希望梁議員明白這一點。
第三項質詢。

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26%，是有紀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蘇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8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250億元。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政府在制訂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

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是拒絕了我的建議，但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也可以反駁，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局長說在執行方面有困難，但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官員迎難而上嗎？

行政長官昨天宣布的只是民生措施，不是經濟措施，而經濟措施要由當局提交出來的。

其實，乘數效應的理論是，增加消費開支，令某些行業例如零售業或飲食業的收益增加；由於行業的從業員收入有所增加，也會增加他們本身的消費開支，進一步刺激消費和帶動經濟。對於這個概念，我們是明白的，而且亦在我們分析和考慮之列。至於議員提及執行上的情況，我也要指出，我剛才提及有關建議會牽涉不同行政方面的考慮，比較繁複，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我也提及可能需要比較高昂的行政費用。另外，我特別想指出，在現階段，基於財政預算案高度保密的原則，我們目前不可以透露更多有關預算案的內容，對於個別建議，我們也不能在此回應。

主席，我覺得當局今次又是隨便回答議員的問題。我們現在說使用這些消費券以振興消費，並不是局長說的甚麼"替代效應"，叫市民用這些消費券支付基本生活開支。我們說的是飲食業、零售和旅遊這3個行業，局長怎會說是以我們提議的消費券用作支付基本生活開支呢？

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究竟當局現在是否承認，只是"不為"，而非"不能"也？
主席，多謝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我有兩個地方想多作闡述。議員剛才提到台灣和日本的經驗，我想指出，我是明白和了解的，新民黨建議的1萬港元消費券金額是比較大，但我們的着眼點是有關措施能否達到預期效果，是在於比較下的情況。正如我剛才提到，就台灣的經驗而言，其實當地政府預先估計發放消費券能提高其GDP 0.66%，但最終可見GDP提高的程度只有0.28%至0.43%，較預期估算低得多。而日本的情況同樣如此，最終能帶動的消費只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

另一方面，我想重申，議員剛才提到發放消費券，其實我們十分了解新民黨的論據；我們已知悉他們提出的意見，而在當局整盤的考慮之中，我們會對此建議作出考慮。
主席，我們十分感謝葉劉淑儀議員提出這項質詢，新民黨亦十分支持發放消費券。

我想問局長，假設財政司司長或當局討論消費券時，在擔心之餘，會否考慮自由黨建議派發1萬元現金？

主席，多謝議員的補充質詢。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其實政府在制訂任何財政政策時，一方面須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須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議員剛才亦指出，其實財政司司長早前已表示，今個財政年度有機會出現赤字，所以，如果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便會令財赤規模擴大。因此，我們一定要十分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

我們現正在預算案的諮詢階段，我們會虛心聆聽大家的意見，亦會將不同的可行意見考慮在內。我要特別指出，始終政府需要非常審慎地處理任何預算案的措施，我們會本着量入為出及"應使則使"的原則，並以現屆政府急市民所急的態度，決定如何投放資源。始終公共資源是有限的，難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我們無可避免地要作出一些取捨。在這些前提下，我們會審慎考慮對不同措施的建議。
主席，就這數個月的風波，大家知道批發及零售業和飲食業均是重災區，我再次多謝葉劉淑儀議員特別關顧商界的憂慮。

我要指出的另一方面是，事實上，對於中小企、零售業及餐飲業等現時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政府對此十分關心並會支持它們。事實上，正如大家知道，自去年8月起，我們已先後宣布了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當中涉及的金額超過250億元。舉例說，就中小企方面，我們會進一步優化"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即"BUD專項基金"，以及進一步優化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並額外注資。在資金方面，我們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九成信貸的擔保產品，可以為中小企提供最多600萬元的貸款，擔保年期最長為5年；我們亦已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現時擔保八成貸款計劃的紓緩措施。這兩項措施剛在去年12月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我們會繼續以動態評估來審視現時的經濟狀況，並適時考慮為有需要的中小企業提出一些紓緩和支持措施。
第四項質詢。

棕地作業屬商業運作，尋覓經營地點屬市場行為，一如其他受影響的商業運作，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透過向合資格的業務經營者提供金錢補償，協助經營者作出籌劃，政府不會為受影響的商業運作提供"一換一"調遷安置。事實上，目前土地供應緊絀，期望政府發展棕地時提供"一換一"調遷安置亦不切實際。

除在洪水橋/廈村及元朗南新發展區分別預留約61及11公頃土地，作物流設施、港口後勤、貯物及工場等用途外，我們會繼續從大型發展項目中，選取面積較大而交通相對可達並設有基建設施的土地，藉此為棕地作業提供運作空間。其中，我們將於1月20日向發展事務委員會簡介龍鼓灘近岸填海工程項目，當中建議亦包括提供集中、有序及更具土地使用效益的場地予棕地作業。就盧偉國議員提問的各個部分，現回覆如下：一根據規劃署早前公布《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若面臨清拆，63%棕地作業受訪者表示會另覓地方繼續經營，43%受訪者表示其作業需在露天場地營運。在洪水橋/廈村及元朗南新發展區預留的72公頃土地，大部分會用作發展多層工業樓宇，餘下用地可作露天貯物。由於發展多層樓宇的用地地積比可高達5至7不等，有助填補因發展棕地而減少的作業面積。除新發展區內預留的露天貯物用地外，運作上未能"上樓"的受影響棕地作業者亦可考慮搬遷至新界其他地區劃作"露天貯物"的用地。此外，如物色到的搬遷地點座落其他地帶，受影響棕地作業者可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規劃申請。發展局會協調相關部門從規劃和土地事宜上向申請者提供諮詢和加快審批流程。城規會會按一般稱為"13E規劃指引"處理這些申請。規劃署正根據《棕地研究》結果檢視"13E規劃指引"，包括如何有效引導相關行業至合適營運場地，避免棕地擴散。二根據《棕地研究》，10%受訪棕地作業者表示若面臨清拆會結業。各個新發展區項目的棕地正容納不同行業，這些行業多年來一直依賴棕地的低廉租金。整合它們至多層樓宇會推高經營者的租金成本，令傳統或邊際利潤較低的行業感到壓力，甚或面臨淘汰，純以市場主導模式發展和營運多層樓宇可能難以照顧所有棕地行業的需要。因此，我們考慮借助市場力量發展多層樓宇之餘，亦會研究應否及如何引入適當土地用途、租客和租金等要求，以確保建成的多層樓宇能照顧棕地作業者的實際運作情況。為此，政府即將展開市場意向調查，以探測在不同情況及涉及不同合約要求及招標條款下，市場就發展及營運為主要棕地業務而設的多層樓宇的投資意向。我們希望在本年年中可以向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研究的結果及發展路向。三總的來說，我們會循3個主要方向為整合棕地作業做好土地規劃工作。第一，我們會繼續進行土地用途檢討並落實經改劃的用途。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內承認九成棕地有經濟活動，支援不同行業，但卻表示不會為受影響的商業運作提供"一換一"調遷安置，又指出目前土地供應緊絀，期望當局提供"一換一"調遷安置是不切實際。從以上表述已可清楚顯示，在這方面將出現10個煲可能只有五六個蓋的困局，目前根本沒有足夠土地讓這些必須存在的經濟活動持續運作，這對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將極為不利。此外，當前有部分新界新發展區的基建工程已經展開，例如古洞北、粉嶺北的工程，處理受影響棕地作業的工作因而迫在眉睫。主席，一如局長所指出，預留的土地相當有限，但龍鼓灘近岸填海工程所能提供的較大幅用地卻未知何時才能實現，所以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只有一句說話：遠水焉能救近火？

除新發展區外，改劃土地或現時劃作貯物用途的土地亦適宜作棕地作業用途。就龍鼓灘近岸填海工程項目，我們會在下星期舉行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與各位議員進行討論，希望議員能多加支持，令該項目可盡快上馬，以便提供更多新增土地容納棕地作業。至於現已開展的新發展區工程，例如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範圍內約有246公頃棕地，我們會協調各施工階段，延長棕地清理過程，令清理工作更加暢順。我們亦會安排預留新發展區內作港口後勤用途、貯物及工場和現代物流設施的61公頃用地，讓大部分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於較早階段完成，以便適時發展多層樓宇，容納受後續階段影響需要遷離的棕地作業。例如在洪水橋的第一期發展中，首批多層樓宇用地預計可於2023年完成工地平整，讓樓宇在2027年落成，以配合自2028年起的較大規模棕地作業清理。基於土木工程拓展署進行以多層樓宇容納棕地作業的技術可行性研究的初步結果，政府即將展開市場意向調查，探測在不同情況下，市場就發展及營運為主要棕地業務而設的多層樓宇的投資意向。一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我們希望在今年年中向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研究的結果及發展路向。當得出清楚路向後，希望能找到適合的方法提供土地，供棕地業務經營者繼續營運。
我相信政府在如何使用棕地的問題上，應有思維上的改變。

以洪水橋為例，192公頃棕地的43%若用作露天營運，即大約涉及82公頃土地，但當局現時的規劃只預留了24公頃土地作多層及"露天貯物"用途，明顯並不足夠。

其實，我們在以多層樓宇容納棕地作業的研究中曾作出探討，得悉這些多層樓宇有別於一般工廈，會加入特別的設計元素，包括提供較大作業空間、較重樓層載荷、較高樓底、特別設計運輸通道等，足以為絕大部分現有新界棕地作業類別提供營運空間。我們曾詢問有關的棕地作業者，是否一定需要在露天場地營運，他們可能不太了解現時構思中的多層工業大廈，其實足可承載大部分棕地作業者的營運。當然，有些涉及大型機器的作業，例如建造業的大型吊臂、鑽孔樁的鑽台，的確需要放置於露天場地，故此我們在規劃有關的補償用地時，已在露天場地預留貯存用地。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新界現時仍有很多項目已劃出土地作"露天貯物"用途，這些用地有接近171公頃之多。此外，如受影響棕地作業者在其他用地找到適合經營的場所，規劃署會提供諮詢服務及協助他們向城規會提出申請，城規會會按"13E規劃指引"處理這些申請。所以，即使很多作業者收取了現金津貼，他們仍可考慮在其他地方尋找適合經營的場所，政府相關部門會就此提供協助。

這些用地的數量雖然不多，但相信也有一定幫助，我們會適時將這些用地推出市場，供相關經營者考慮。
從主體答覆第一部分的最後一句，可發現政府的政策很清楚，就是要避免棕地擴散，因為棕地作業不單是在不適合的農地上進行破壞，加上沒有污水渠，導致對周邊社區和河道造成長期的污染問題。所以，政府的政策若是要避免棕地擴散，我便要問局長，假如根據他在主體答覆中提出的做法，放寬或促進業界人士透過《城市規劃條例》，把非用作"露天貯物"用途的土地改劃作"露天貯物"用途，這豈不是自打嘴巴，透過這種做法讓棕地進一步擴散？
主席，多謝朱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關於棕地擴散的問題，規劃署所作的《棕地研究》，其實是政府初次為新界棕地進行的整體性調查，目的是透過與相關持份者會面、實地考察和進行問卷調查，從而更全面掌握新界棕地的整體分布和用途。由於政府過往並沒有就新界棕地作整體研究，因此難以確定其擴散情況。政府針對新界鄉郊土地，包括棕地上的非法土地使用、違反《城市規劃條例》的發展、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等情況的執管工作，會繼續從嚴處理。另外，城規會審批涉及"露天貯物"和港口後勤用途的規劃申請時，會考慮申請地點所屬地區的規劃意向、與四周土地用途及環境是否協調，以及相關城規會規劃指引所訂的既定準則，避免這類用途在缺乏管制的情況下任意擴張。至於會否"開綠燈"，審批更多在不適當場地進行棕地作業的申請，城規會在審批涉及"露天貯物"和港口後勤用途的規劃申請時，會考慮現行的"13E規劃指引"所列明的規劃準則行事。相關的考慮因素包括申請地點所屬地區的規劃意向、與四周的土地用途是否協調、申請地點的通達程度，以及擬議用途可能產生的影響，亦會避免讓這類用途在缺乏管制的情況下任意擴張。

為進一步紓緩市民因公共交通服務加價所承受的交通費負擔，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優化計劃，將計劃的補貼百分比由四分之一提升至三分之一，並將每月補貼金額上限由300元提高至400元，而每月公共交通開支水平則維持於400元。就陳恒鑌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答覆如下：計劃實施首年，每月平均發放1億6,000萬元補貼，受惠人數約220萬，人均補貼金額約73元，詳細數字請參閱附件一。每月平均約159萬人可領取100元或以下的補貼，約44萬人可領取100.1元至200元的補貼，約12萬人可領取200.1元至300元的補貼，詳細數字已在附件二詳細交代。

在2019年1月至12月期間，約95萬人的每月平均公共交通開支達200.1元至300元，另有約69萬人的每月平均公共交通開支達300.1元至400元，詳細數字已詳列於附件四。如將計劃的每月公共交通開支水平降低至200元，不論是原計劃的全年補貼金額，或優化計劃後的預計全年補貼金額，增幅都會高達接近九成。按原計劃的設計計算，全年補貼金額會由23億元增至43億元；按優化計劃的設計計算，預計全年補貼金額則會由31億元增加至58億元。正如我剛才所述，計劃的政策目的，是為公共交通開支較高的市民減輕交通費負擔。一般而言，這些市民可能住得較為偏遠，因此上下班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使費較高。就此，政府認為，將計劃的每月公共交通開支水平定於400元，屬合理安排。事實上，在計劃實施首年，每月平均惠及約220萬名市民，與政府當初的估算相若。此外，在審慎理財的大前提下，政府需盡量確保公帑運用得宜，讓計劃能夠針對性並有效地為公共交通開支較高的市民減輕交通費負擔。因此，在考慮任何調整計劃的公共交通開支水平、補貼百分比或補貼金額上限的建議時，政府必須全面考慮所有因素，尤其是政策目的。政府認為，本港目前的經濟狀況並未對計劃或其受惠人數造成太大影響，因此計劃現行的公共交通開支水平的訂定是適合的。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共有17條紅巴路線及10條街渡航線獲運輸署批准參與計劃。由於紅巴及街渡的營運模式相對其他公共交通服務較為靈活，收費亦無須運輸署審批，因此運輸署會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模式，審批這兩類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就參與計劃所作出的申請，以確保公帑運用得宜。雖然運輸署一直鼓勵所有已符合基本條件及承諾會遵守一系列特定營運要求的營辦商參與計劃，而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亦有向首次申請參與計劃及使用八達通收費系統的營辦商提供購置硬件和服務的特別優惠，但營辦商是否參與計劃，屬其商業決定。運輸署會繼續與各營辦商保持緊密聯繫，並在有需要時提供協助，以鼓勵更多營辦商參與計劃。政府已於本年年初將計劃的補貼百分比由四分之一提升至三分之一，同時亦已經啟動計劃的檢討工作，檢視計劃的整體運作情況和其他具體運作安排。我們的目標是於2020年第四季完成檢討。

請問局長，既然把門檻下調至200元或300元對政府優化計劃有更大幫助，政府在甚麼情況下才願意予以考慮呢？
主席，多謝陳議員的補充質詢。

陳議員剛才亦提及政府昨天所宣布的10項紓解民困措施。

主席，多謝陳議員的跟進質詢。我可以提供數字，但我希望在此重申，所有政府政策或措施均有其明確目的。

議員要求當局把有關水平調低，但議員要明白，亦有部分市民的日常公共交通開支相對較低。

主席，"通脹猛於虎"，人人皆受影響。

對於陸議員提及的其他開支水平，我剛才已清楚說明，在此不再重複。不過，就開支水平而言，我們已完成檢討，並在本年1月1日起就開支水平、補貼百分比及補貼額上限作出決定。

不過，經長時間等候，我們發現前來補領補貼的市民數量有限，如果我沒有記錯，只有200多人而已，而涉及的金額亦非常小。在平衡整體安排以至實際效用後，我們認為將領取補貼的時限維持在截數後3個月內，屬合適安排。當然，對於任何可以便利市民的安排、改善整體運作以便利營辦商降低行政費用、把覆蓋面加闊，以至鼓勵尤其是議員剛才提及的紅巴及街渡參與其中等問題，我們過去已和有關營辦商溝通，日後亦會就這方面多做工作，鼓勵他們接受我們以風險為本的監管系統，讓市民可以享受更廣闊的公共交通補貼。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主席，據報，國際原油價格從2014年高位回落至今近半，但同期本地汽油零售價卻不跌反升，甚至屢創新高。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有否研究為何本地汽油零售價沒有跟隨國際原油價格走勢下降；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二鑒於儘管政府政策是燃油產品價格交由市場釐定，並透過提高價格透明度讓消費者自行選擇，但有市民質疑該政策的效用，政府會否考慮採取措施平抑汽油零售價；及三鑒於香港經濟已步入衰退，有否研究汽油零售價持續高企對民生、經濟和通脹率的影響，以及如何避免汽油零售價高企令民怨加深？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3部分提及的折扣其實設有很多限制，例如要求司機在晚上10時後入油才可享有優惠，所以他們是難以受惠的。油價是市民的生活成本，市民十分期望官員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不是敷衍地回答我們的質詢。我要求局長與有關政府部門設法解決國際油價下跌一半，但香港油價卻創新高所產生的民怨，希望局長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成品油入口價只是本地汽油零售價的其中一項成本，零售價亦包含各項營運成本，如地價、地租、工資、運輸、廣告、油庫運作等。

2015年2月份，零售價是8元，普氏平均價是3元，兩者的差距是5元，營運成本上升差不多30%。

到了2019年年底，零售價上升至12元，入口價是3.8元，營運成本是8.2元。

百物騰貴，出門在外，巴士車資昂貴的原因就是燃油；而乘坐飛機亦要支付燃油附加費，乘坐飛機到日本吃壽司也......

主席，局長不斷強調自由市場，我想問局長，6間油公司在油站所展示的零售價完全一致，這樣是否自由市場競爭下的結果？

所以，當時的一些決定，20多年來一直堅守至今。

我上次還未查到是經過立法局大會通過，亦沒有看到原來跟一些《議事規則》修訂相關，而我剛才說已修改的《會議常規》，其實在臨時立法會的時候，亦同意並沿用至今。

正如剛才所說，你的權力近乎至高無上，尤其是你的裁決。

我亦希望主席可以闡述，究竟羅致光局長所提及的這個部分，如何符合我們的《議事規則》。主席，你曾提出的一個理由就是，是否符合《議事規則》，取決於大家對議案是否同意、考慮甚麼，於是讓議員辯論。然而，是否符合《議事規則》，應該不容辯論，答案應該只有符合或不符合。但是，從你的裁決當中，我看不到有否說明羅致光局長這項議案是否符合我們行之有效、行之以久的《議事規則》。所以，我希望主席用同一把尺來確定，究竟羅致光局長的議案，要求交由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此《條例草案》，是否符合《議事規則》。希望你交代得一清二楚。第二，亦希望你交代清楚，若此議案獲得通過，究竟秘書處其後會否按照《議事規則》第545條行事，需要局長或政府符合相關議事規則，因為《議事規則》是法律一部分。

希望主席考慮，並回應我們的要求，多謝主席。

第二，由於本會已就此項議案展開辯論，即使動議人要求撤回議案，也要在沒有人反對下才可以撤回，我怎能違反《議事規則》行事？

主席，羅致光局長提出的議案符合《議事規則》第544條；是否通過，則由議員經過辯論之後投票決定。我不會與你爭論這一點，但局長在根據第544條動議議案時所解釋這件事的下集，即如何恢復二讀，明顯違反我們的認知，甚至我們之前從秘書處所得的認知。局長後來在網誌又好像有不同的解釋。主席的裁決好像說"屆時再算"，即如果屆時內務委員會已能運作，當然便會在內會作出預告。但是，局長在大會上說的話，與他事後說的，有不同的版本，對於議員是否投票支持或稍後的辯論，都會帶來很大的困難。主席，《議事規則》是否賦予你權力，或你可否在席上要求局長再清楚說一次，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主席說屆時發生到下集才處理，是不能這樣的，就像訂立法例，人們問這是否犯法？你說待有人犯法才裁決他是否犯法，這不是一種最好的處理方法，亦無助我們的辯論。

主席，我當然理解現時討論的是把這項《條例草案》繞過內會，然後直接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等，議案內容只此而已。假設之後真的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其後如何處理則與現時的議案無關。但是，你必須理解，第一，這在原則上真的不符合《議事規則》。大家都知道，事務委員會其實只是負責討論政策，而不是審議法案、法例等。

如果他真的有這樣的做法，亦是"擺明車馬"違反《議事規則》的。如果根據你今早給我們的信的內容，你根本現在已經可以告訴我們，你會嚴格按照《議事規則》行事。他所謂的"提議"，是要繞過內會主席，並假設屆時沒有內會主席這個銜頭存在，他是不可以這樣做的。你可否現在清楚說明，你有這樣的承諾呢？

不，主席，請你想清楚。

信中寫着："即使局長的議案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後，仍須符合《議事規則》第545條的規定，才能恢復二讀辯論。主席察悉，局長曾就該條文的詮釋表達其看法。主席認為，現時討論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詳細安排，仍言之尚早，但他強調，日後若須考慮是否批准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他定必一如既往，按照《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定處理。"如果你不明白這段內容，你可請秘書處或法律顧問再向你解釋。

這是白紙黑字寫給22位議員的回信，亦是公開的文件。

我已作出最終裁決，亦回覆了你們的來信，並在此再三說明，立法會主席會按照《議事規則》第545條處理有關《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的要求。

主席，在進行辯論的同時，可否要求局長以書面陳述，若這項議案獲得通過，而《條例草案》亦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後，他會向立法會提出甚麼建議安排，以符合《議事規則》第545條的規定呢？

主席，我們稍後要用大量時間，辯論一項可能最終無法符合《議事規則》第545條規定的議案。當然，羅致光局長可以選擇浪費我們大量時間之後，才澄清他其後的做法。但是，我想問一問，可否透過主席要求局長說清楚，在這個階段，根據主席的信件，明顯看到經過法律顧問的詮釋，他極有可能不符合《議事規則》第545條的，故在現階段，他會否為了不浪費議會的時間，而將這項最終可能不符合《議事規則》的議案撤回？

我認為每位議員的問題都是嚴肅的，但我已就相關規程問題作出裁決，不應再花時間......
主席，我不僅看過你今早給我們的回信，我還看了你上星期的解釋。我十分細心的閱讀，其實主席有就上星期的做法作解釋，但我希望主席明白，現在的《議事規則》第544條跟以往《議事規則》第544條最不一樣的地方，便是因為修改《議事規則》之後，加入"需要主席的批准"，"主席批准"的權力在主席手上，而主席批准時最重要的一點，是以議案它本身有否違反《議事規則》作原則，而不是任由局長提出申請，然後便自動獲批准。因為現在《議事規則》改變了，而致主席要行使權力，所以主席更有責任遵守《議事規則》的要求和原則。主席當然有解釋，但即使看回主席上次的決定，主要也是以議會目前未能正常運作等為理據，但這點並不是原則，反而原則是事務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的分工，這不僅是最大的原則，更是《議事規則》內寫得一清二楚的。所以，主席，我很希望你明白，你今天所運用的權力，是以往沒有的，而正因為早一兩年修訂後才出現這種狀況，導致你今天擁有這種權力，致令你今天要作出裁決，解釋如何運用這種權力，而運用時的原則，不但需要遵守以往的《議事規則》，還要按照已刊登憲報的《議事規則》、已經運作20多年的《議事規則》來行事，這點是更為重要的。

我亦已清楚交代，我為何決定交由立法會決定是否將《條例草案》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這做法符合《議事規則》。請各位不要再辯論我的裁決。

我不希望大家浪費立法會的寶貴時間，我反而希望立法會能夠盡快審議《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並使其早日通過和實施，讓香港的女性僱員獲得更多保障。主席，這次修訂的《僱傭條例》是將女性僱員的法定產假由10星期延長至14星期、縮短流產定義的懷孕期，以及女性僱員接受產前檢查日有權獲得的保障等。這項法例是對香港的女性僱員的一項重要的法例，亦是勞工界多年以來所爭取保障勞工的法例。主席，由於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至今未能選出主席，而致政府法案未能獲內務委員會處理。

主席，我謹此陳辭。

首先，羅致光局長當日提出有關動議後，在自己的網誌上作出解釋。他先寫道："為甚麼我就星期四提出的中止待續動議沒有作出預告？"然後，他表示自己都是在當日早上比大家早半小時知道如何可以在符合《議事規則》的大前提下，讓《條例草案》有機會在今屆立法會完結前完成。而有關議案的措辭，他亦是在立法會星期四上午9時開會前的6分鐘才確定，他說自己基本上沒有時間作出預告。他還說，事實上，整個政府除了他之外，都是在他於立法會"起身"動議有關議案後才知悉，所以，他說這是先斬後奏的做法。主席，首先，局長這種做法有否違反特區政府——特別是特首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所說，即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是一個團隊，而這個團隊會共同承擔責任。這樣，試問就一個未經集體商議而作出的決定，如何能叫一個團隊共同承擔責任呢？當然，主席，這是政府內部的問題，所以，我不作評論，但局長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作出這決定，實在讓人質疑他這行為草率和魯莽，特別是令議員不滿官員漠視傳統的態度，以及違反慣常的做法，這只會進一步惡化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係。同時，官員這種霸道行為，尤其是他們不斷利用不民主選舉之下產生的議會，與持多數議席的建制派一起製造這些不合理和不公義情況的行徑，亦只會令市民產生更多並且越來越大的反感。

另外，早在前年12月18日，政府，即局長，已就這項《條例草案》的條文修訂建議徵詢人力事務委員會，並在其會議內進行討論，而當時亦有很多團體在會議上表達意見。

我想請問羅致光局長，他有否考慮過這個問題？我們還有很多議題要在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如果要加插這項審議工作，那我們有多少時間討論其他政策問題呢？此外，由於局長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便提出這項議案，故此，當日議員在會議上向他提出質詢，要求他澄清如果這項議案獲通過，之後究竟將根據甚麼程序來作安排，以能符合《議事規則》K部所規定的法案處理程序時，局長啞口無言。

其後，正如陳淑莊議員剛才所說，我們一班泛民議員很努力地找出局長究竟可如何解決這個有關程序的問題。

主席，不過，很可惜，羅局長其後卻推翻自己發言動議有關議案時的這個說法。他說屆時再就有關安排作研究和討論會更加好。主席，你已表示，究竟有關安排如何才符合該項《議事規則》，屆時才會再作判斷，即是恢復二讀辯論的時候才作考慮。

但是，不幸地，坐在我們議會的主席座位上的主席批准局長動議這項議案，再交由我們這個不民主的議會來作出決定。其實，大家都知道結果將會如何，不過，為求維持一個合理又有公義的議會，所以，我仍然強烈要求主席撤回批准局長動議這項議案的裁決，原因為以下數點。首先，我剛才已說過，這項議案的內容所提出的要求，徹底違反了《議事規則》，而且，它的後續程序至今仍是不明不白，加上羅局長前言不對後語——即說法前後不一——主席，為何你仍要批准他動議這項議案呢？此外，主席，在作出這裁決時，你解釋是由於內會未能正常運作，而且，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立法會有責任行使制定及修改法例的憲制職權。事實上，這也是白紙黑字列明的。不過，主席，我希望你也看看《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當中列明立法會《議事規則》由立法會自行制定，《議事規則》中訂明的行事方式、程序及傳統都是憲制秩序，立法會須按此履行職責。主席，你如何解釋第七十五條呢？羅局長的議案提出以人力事務委員會取代由內會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況且，根據《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早有職責上的分工。

有關內容如下："政策事宜小組不應負責藍紙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而應繼續履行其現時職能，此即監察政府政策，包括負責審議政府的諮詢文件、白紙條例草案等工作。"主席，我不知道你有否看過這段文字，這裏清楚說明了政策事宜小組不應負責藍紙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

剛才我提到《議事規則》當中的行事方式及背後傳統。

你還說，如要獲批准，必須符合極高的門檻。既然如此，我想問主席，究竟這項《條例草案》有何迫切性？

政府還要進行硬件工作，需時18個月。

梁耀忠議員指我前言不對後語。我希望梁議員細看我的兩項裁決，該兩項裁決是截然不同的。就何啟明議員的議案，我指出："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從未有法案不交付內會而立法會須即時審議有關法案"。

所以，不要將兩項裁決混淆，令市民不清楚裁決的理據。

但是，我們今天一直這麼多位同事在此挑戰你的裁決......

他說："就算內委會未完成有關選舉主席的工作也好，政府可以諮詢所有內委會委員，當所有內委會委員均有受諮詢，這一定包括了前任主席或將來的主席。"接着局長說了一句全世界也不明白的說話——可能是我愚蠢，我不明白——我依稿讀出："大家知道，將來與未來之間一線，就是今天或此刻"；我再重複："大家知道，將來與未來之間一線，就是今天或此刻，所以從延續性的角度而言，進行有關《議事規則》第545條的安排諮詢全體內委會委員，我們履行了這個責任諮詢內委會主席。那麼，局長這樣做有否違反《議事規則》第545條呢？如果他有違反《議事規則》第545條，那麼主席你"老人家"便不應該批准他這項議案，因為他已說明會這樣做。於是，我們這麼多位議員便聯署寫信給你，麻煩你"老人家"檢視局長如此具創意，隨便站起來，在數分鐘前才構思好，"噏得就噏"的一項議案，建立一個違反規則的新方法來通過一項如此重要的法案。主席你應該就此作出判斷，但你照樣批准，卻不作解釋，於是我們便聯署要求你解釋，他這種做法有否違反《議事規則》，而你認為"仍言之尚早"——這是你的說法。我剛才已小心聆聽你為何不作解釋，你說有太多不穩定因素，要到時才作裁決，這正正是我們多位議員在此說這樣做是浪費議會的時間。我們要花這麼多個小時討論，因為我們每人可以發言15分鐘，雖然我們每人未必會用盡這15分鐘，但我們真的要解釋給市民聽，我們亦要記錄在案，要說清楚我們為何會不贊同局長違反《議事規則》的議案，亦不贊成你的裁決。當中的邏輯是，局長的議案是不可能符合《議事規則》的，那麼主席你怎會批准一項不可能符合《議事規則》的議案呢？

他這樣做可謂取巧至極，他認為諮詢了我們全部60多位議員，而我們遲早有一位會成為內委會主席，於是便等於諮詢了內委會主席，符合了《議事規則》的相關要求，哪會有人這樣做的呢？他可謂扭盡六壬，挖空心思來搞這些事情，有正經事情不做，卻嘗試破壞《議事規則》。

此外，每位法案委員會委員也可以提出CSA，即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這些修正案可以經法案委員會自行投票，如果投票通過，亦代表整個立法會通過這些修正案的機會大增。

雖然我認為這種做法未必最好，因為政府很霸道，對於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政府即使表示同意，但也要經政府修正，否則便會反對。

事務委員會怎麼可能這樣做呢？

然而，局長在他的網誌也表示，即使在今年年中通過這項法案，也要在2021年年底才能解決補償僱主的機制，隨時要2022年才能推行，這是最理想的日程。

坦白說，我們要求增加產假多少年了？

請局長利用他的高IQ服務市民，幫助弱勢社群，真正行公義，令香港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而不是每每要跟我們鬥，我們提出的建議統統不准許，政府做不到的便走歪路，即使不擇手段也要做，議會的傳統便是喪失在這群人的手上。主席，我亦希望你認真考慮不要讓這項議案辯論繼續下去，立即裁決終止這項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局長動議的議案，將《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並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而非內務委員會處理。主席，多位議員皆提及，《條例草案》對產假提出的修訂，其實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不論是延長產假4星期、由政府承擔五分之四的額外產假薪酬、在《條例草案》訂明額外產假薪酬上限、縮短"流產"定義中所述的懷孕期，以及容許以產前檢查的到診紙作為領取疾病津貼的證明等，對於懷孕婦女均是莫大福祉和幫助。

主席經過多小時考慮而給予准許，必然符合《議事規則》，並有立法會秘書處協助。

不過，問題是，社會現時如此激化，他們將"攬炒"意識發揮得淋漓盡致，意圖癱瘓立法會，這對香港是否好事呢？

主席，多個家庭和長者皆說道，女性生育，便仿如"有半隻腳踏入鬼門關"般，因為她們會有生命危險，可謂以性命相博。

生育是偉大的天職，因此多關愛和照顧女士是理所當然的。此外，我亦不得不提述雙職家庭的壓力。主席，我曾翻閱立法會進行的研究，發現現時在職女性數目比10年前大幅增加。

母乳最大的益處，是增強嬰兒的免疫能力......

反對派議員以為只要把持內務委員會，便可以掐死立法會——當然不止立法會，還有整個香港。他們不容許有蒼蠅飛過——我不應以蒼蠅作比喻——他們不容許有任何漏網之魚。

我們正談論憲制秩序和《議事規則》，為何局長可以如此草率作出這個決定，並在事後才說會向自己的團隊負責？這絕對是草率的決定。當然，很多同事剛才或上星期亦有質疑主席的決定——其實我清楚了解主席就其決定所考慮的因素——亦有同事將主席對《議事規則》第544條的決定與何啟明議員較早前提出的決定作比較。主席的理據是，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其實議員是有機會進行討論，亦有機會提出修正案，他認為這個門檻應該較低，故此批准局長提出議案。我應該沒有記錯我與主席討論的一番說話。

如果只是政策層面上的討論，其實我們已就《條例草案》作出這方面的討論。

再者，我們再想一想所謂小組委員會提出的修訂。在正式的法案委員會內，委員可以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當然，並非法案委員會中的其他議員亦可在修訂期限前提出自己的CSA，兩個途徑皆可行。如有委員在法案委員會上提出CSA後，其實委員可就這些CSA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進行討論，我們很多時有三四個會議也在討論CSA，直至得到法案委員會內的共識。如果大家有意向時，小組委員會的修訂可以由法案委員會主席代為提出。

再者，有同事剛才已指出有關政策上的分工問題。

即使人力事務委員會完成討論——我不能說是審議，只能說是討論——這項《條例草案》後，究竟如何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當然，局長提出了天馬行空的說法，指《議事規則》第545條容許大家運用很多程序，意味着《議事規則》上沒有寫明不能做的，其實就是可以做。他亦說大家應原則性地解讀《議事規則》第545條，但我恐怕在《議事規則》內或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的過程中，甚至是其他遇到的情況下，亦並非如此。當然，局長可能打算冒一次險，希望大家在事務委員會就《條例草案》辯論一兩個月後，屆時內會可能已選出主席，這便能節省一些時間。然而，我在邏輯上感到奇怪，建制派同事說這項《條例草案》已得到廣泛共識，而且沒有爭議性。

我上屆擔任有關男士侍產假的法案委員會主席，我記得很多工商界人士都希望將那項實施男士侍產假的條例拖延。當然，《條例草案》能夠保障很多生育婦女、要生育的家庭的一些權利，但我要說一聲，亦藉此機會對局長說，如果要提高香港的生育率，這項條例並不足夠。

我同意要盡快處理，原本提到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審議的建議，我尚且也或會在政治層面考慮同意，讓大家最低限度有機會先作討論。但是，由於他自作聰明，添加了這樣的一條"尾巴"，我一定反對。

"請問主席是否真的明白這段中文的意思呢？

我當然明白"將來與未來之間......就是今天"、"離開就是為了回來"。

主席，我發言反對羅致光局長的議案。首先，我要申明民主黨的立場。

當然，局長將有關的法例詳題修訂得很窄，因此我們可能失去修訂的空間，但有關法例內的條文細節，其實不是只有兩頁紙，而是一整疊紙，不會比《國歌條例草案》薄，所以我們需要詳細審議。我們現正進行的辯論，並非討論是否贊成延長產假，我相信這個問題的確沒有太大爭議，因為香港的10星期法定產假維持了幾十年都不曾作出修改，而民主黨已長期爭取修訂這項法例。至於延長產假對婦女及家庭的好處，我相信我們也不需在此討論。

主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上星期四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但繞過內務委員會，轉交人力事務委員會審議。經過數小時——約5小時——的考慮後，主席批准局長提出議案，並在今天繼續就議案進行辯論。我認為有兩點很重要且值得我們思考。

其實我在香港理工大學已任教20年，每當教授有關立法會或香港立法程序的課堂時，我都是依據這份文件教導學生有何立法程序。

主席，其實我翻查自己的文件後，發現自己曾加入人力事務委員會。在2018年12月18日，人力事務委員會已正式在會議上就法定產假的檢討進行討論。

第一，不是所有議員都是人力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這絕對會衝擊立法會原來的制度、議會程序背後的理念。這項程序背後的理念是基於所有議員都是內會委員，可以有公平、平等的機會，一起參與審議條例草案。

所以，我希望羅致光局長不會"聰明反被聰明誤"。

當所有內會成員都獲諮詢，他認為這已可取代召開內會會議的需要。

而大會主席亦表示，究竟有關程序要怎樣才符合《議事規則》，他屆時才會判斷。

我認為他這項議案徹底違反《議事規則》，並且因為相關後續程序非常不清晰，令我們......有可能會產生更大的爭議。如果有議員感到自己參與審議法案的權力受到侵犯或獲不公平對待，亦有可能引起爭議及司法覆核訴訟。

這個權利不容任何人剝奪及侵犯。主席，如果我們支持此項議案，我認為將會徹底破壞立法會一直以來的規矩，並且立下一個非常壞的先例。
主席，我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動議有關不將《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而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的議案發言。主席，我實在不明白，為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要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建議將議案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這樣的做法，於立法會及公眾均沒好處，既不能如一些議員所認為能達致令延長產假的安排盡早實施的目的，亦有違立法會一貫的行事方式。事務委員會實在有其既定職能，須按立法會的常規運作，不能任由事務委員會主席或官員隨意更改。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事務委員會不應審議已提交立法會的法案，而應將其工作範圍規限於監察政府的政策事宜。因此，局長要求把《條例草案》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根本是違反了立法會的規則及行事方式。再者，事務委員會亦有其限制，不能逐項審議法案的內容，因此大大限制了議員審議及公眾討論法案的深入程度。

我個人更擔心先例一開，真的會後患無窮，皆因一些具爭議的法案也可以用同樣方式處理，但許多時，魔鬼在細節中，如採取這種方式，魔鬼細節便能避過逐項審議的程序，遺害或許頗大，故不得不三思。

主席，我發言支持局長動議的議案，即《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無須經內務委員會審議，但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再向立法會作出建議。

在程序上，所有立法會的法案皆要經過內務委員會成立相關法案委員會，進行詳細審議。在法案委員會上，委員可向官員提問，讓相關法案經充分討論。這是《議事規則》訂定的程序，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今時今日，內務委員會已"被廢武功"，原因是反對派每星期皆在"拉布"。

無止境"拖死"內務委員會將嚴重影響民生事務。

內務委員會現在不能運作，泛民不顧一切癱瘓議會、不顧一切令政府的德政無法"放上檯"。我無意猜度主持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的郭榮鏗議員的心意，也無意猜度他們如此"拉布"的目的，是否要令政府的德政無法"放上檯"，我只是感到奇怪，為何他們不惜一切，將立法會弄致如斯田地，阻止在職懷孕母親多放取4星期產假呢？同樣地，我也不希望他們猜度政府的心意，指政府這次引用《議事規則》第544條，是為其他法例鋪路。

在上星期的立法會大會上，反對派表示如果議案獲得通過，將會開創壞先例。

《條例草案》的主要修訂，是延長法定產假至14周。對於政府這次願意承擔業界大部分的財政負擔，以每名僱員36,822元為上限，自由黨認為是一項德政。自由黨非常樂意看到，並認為這次修訂會為員工帶來更多福利。所以，對於政府昨天提出將12天法定假日增至17天，我亦想詢問政府會否考慮一併承擔有關的財政負擔呢？主席，我非常不願意看到引用《議事規則》第544條，而且也希望經內務委員會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細節和提出修訂。

如果要"兩害取其輕"——選擇堅守程序，還是犧牲數萬名女性和家庭的福利，特別是當中不少婦女是在職中產人士——我和自由黨均沒有辦法不支持這項議案，爭取將《條例草案》先交付事務委員會討論，以免浪費時間等候內務委員會選出主席——說實話，大家皆不知道何時才能選出主席——避免《條例草案》"胎死腹中"，最少有一線曙光。這次，政府願意作出承擔，不在僱主身上"開刀"，反映出政府在推動家庭友善政策之餘，亦顧及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的經營壓力，願意分擔僱主為僱員提供福利的成本，是踏出誠意的一步，業界對此並不反對。

我支持局長的議案，最低限度，我的上述意見可先在事務委員會表達，而其他議員也可以就《條例草案》的疑問詢問政府並得到回應，可以記錄在案，讓政府考慮。

故此，長遠而言，自由黨認為政府在增加法定假日、侍產假、產假等時，必須針對個別行業或個別職位人手嚴重短缺的問題，盡快考慮輸入勞工，最少讓僱主在政府增加假期時亦能聘請替工，無需以其他現職員工頂替，從而讓所有"打工仔"不會因人手不足而需不定時放假。此外，僱主亦可以確保服務質素。

最後，我再次呼籲反對派不要影響內務委員會的正常運作，盡快選出主席。事實上，很多惠及民生的議案和法案皆在輪候審議，但本屆立法會的任期只餘下半年多便會完結，所有未能通過的法案均需重新按程序提交立法會。

我希望泛民議員不要用這樣的手法或這樣的字眼混淆視聽，欺騙市民。

我請張宇人議員不要混淆視聽，並請他澄清一點。我剛才聽到，他說道如果《條例草案》因無法獲得通過而不能實施，便會影響現時懷孕的母親。請問現時女性的懷孕期是否超過18個月呢？

張宇人議員，你是否想澄清？
主席，我根本無需澄清。

大家也知道成為母親需要懷孕多少個月，所以《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影響很多未來準備生育小朋友的準母親是必然的事情。主席，大家也看到香港目前的情況，失業率不斷攀升，很多店鋪也打算結業，企業亦減薪，經濟繼續滑落，社會亦動盪不安。究竟香港是否要如此沉淪，跌進萬丈深淵，還是真的可以重新出發，重新起飛呢？我們應該任由社會以至立法會繼續以政治掛帥，繼續以政治凌駕所有民生議題，還是應該痛定思痛，重新出發，重回昔日光輝？

我們真的希望可以讓民生返回本位。

此刻，我們正在討論是否接納政府當局的建議，把《條例草案》直接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延長產假的修例工作。

大家引頸以待，遲來的14周產假，"林鄭"政府終於肯做，關鍵在於政府和納稅人是否願意一起支付額外4周產假薪酬。我相信大家也很關注，因為14周產假在社會已討論多年並達致共識。

我們當然希望程序可以加快一點，不用大家等這麼久。

老實說，不知是否《條例草案》生不逢時，過去大半年的社會動盪亦明顯影響到現時立法會的工作。

對於立法會要審議這麼多重要撥款，我們其實也很擔心，財政預算案及《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均會受拖累，情況持續的話，對香港是百害而無一利，我對此非常擔心。主席，我想向正在聆聽立法會辯論的朋友說清楚，我們為何同意直接把延長產假修訂的《條例草案》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其實，很多對立法會事務有興趣的朋友也會留意到，"內會停擺"這套悶劇已史無前例地上演了數月，甚至可以申請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我們開了12次會議，歷時20多小時，一如大家開啟電視收看電視劇般，對白均很接近，重複又重複，每逢星期五準時播放同一套劇，由同一個人擔任主持，但卻沒有履行作為主持應有的職務，他不肯選出正、副主席，因此要選出主席，簡直是遙遙無期。內會停擺，不單影響內會同事，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很願意在此上班和開會，但現在也影響到廣大市民。

所以，主席，基於上述前提，大家也希望可以找到一個突破點，否則只會是一個死局，我相信很多市民也不願意看到。因此，我認同政府當局引用《議事規則》第544條，動議把《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並把《條例草案》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主席，我明白這未必是最理想的做法，因為立法工作有很多仔細審議的過程，而且《條例草案》是一項很重要的法案。然而，現時立法會的運作已經遭到癱瘓，不能正常運作，大家也在尋求不同的解決方法，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捉緊時間，讓這項討論多年的《條例草案》可以讓香港很多懷孕婦女或未來打算準備生育小朋友的家庭也可以受惠。

我們可以在事務委員會討論《條例草案》時提出意見，在恢復二讀時也可以提出不同的修正案，所以還有很多空間及方法，可以保障議員的發言權。

我想說明一下，導致立法會現時這個局面的正是反對派的朋友。

我記得朱凱廸議員在2017年拖延高鐵"一地兩檢"的時候曾提出一項議案，要求把《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繞過內會，提前在大會審議及立即要求三讀。

增加4個星期產假對她們來說十分重要，特別是年青家庭，除了結婚之外，生兒育女相信是人生其中一個重要階段。

特首昨天公布，會考慮把法定勞工假期與公眾假期看齊，讓僱員可以享有17天有薪假期。

主席，我們今次用了很特別的方法審議延長產假的修例工作，其他具爭議性或重要的修例工作會否這樣做呢？

主席，周邊城市已經推行產假的安排，內地現時有18個星期產假、新加坡有16個星期、日本有14個星期，每個地方也已經推行。我衷心希望我們可以追回落後的產假，盡快通過爭議沒那麼大的民生議題。

所以，我只想在今天的發言中指出，引用《議事規則》第544條處理這項法案，儘管有其權力依據，但這做法是民主派、民主黨絕不接受的，因為這並不能讓政府加快進程，它仍然會遇到其他抵抗。我們必須承認，現時的抗爭並未結束，有200萬曾經上街的香港市民正與特區政府抗爭，並以其選票在區議會選舉中表達了清楚意願，表明不滿政府。作為立法會議員和民意代表，我們也有責任清楚表達民意對我們的要求，在這場抗爭運動中繼續前仆後繼，在不同的崗位清楚表達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局長承認援引《議事規則》第544條是先斬後奏之舉，但這是否特區政府應該採取的行為模式？政府若真的為孕婦着想，便早應落實延長產假的安排。

這正好反映所謂為孕婦着想的說法，其實只是遮羞布，藉以掩飾政府沒有以政治手段解決當前政治困局和問題的事實。

我完全不能明白建制派、保皇黨如何能夠接受一個被矮化的立法會，這只會令市民大眾......

主席，我發言支持局長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動議將《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不交付內務委員會，而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我是支持這項建議的。我在落區時，有很多市民問我，立法會現時全面癱瘓，內會選主席的鬧劇，已經連續在12次會議中上演，由10月至今3個多月，我們是否沒有任何方法可處理呢？我們是否眼白白看着《條例草案》將婦女產假增加至14周的德政、這項善法在今屆立法會因為趕不上審議和通過而胎死腹中？

在這個過程中，婦女作出很大、很大的犧牲，很大、很大的奉獻，對社會是一種愛和關懷。所以，我們一定要幫助婦女做點事情，這個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但是，反對派甚麼也要"攬炒"，在半年內，"攬炒"的事情，我們已經看得太多，但反對派總可以用一些不同的理由包裝、無限包容。例如有人使用一些違法的暴力手段，阻礙市民上班，他們便叫大家多等數班車，認為用數小時上班，在吐露港公路塞8至10小時，亦只是小事情而已。

生兒育女、婦女懷孕生產，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天意，有時候很想有孩子，又未必會有，沒有計劃時，又會忽然出現，生命就是如此奇妙的事情。難道可以等待、可以準確地計劃，等反對派"拉布"後再跟太太計劃如何生小孩嗎？為何陳淑莊議員和一群反對派議員說話可以如此離地、如此涼薄呢？

是否想看到母親不夠時間休息、不能夠延長產假？是否"玩"政治要玩得這麼大，連孕婦也不體諒呢？

現在連我們希望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成立一個特別通道，他們也反對，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市民在這場鬧劇裏再次看到反對派的真面目。就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動議的議案內容，即《條例草案》不交內會而交由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黃碧雲議員剛才說成是剝奪議員審議法例的權力，但這絕對是誤導市民的。局長說過，所有議員都可以加入這個人力事務委員會，而何啟明議員作為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他也表示，非常願意根據我們的慣例，歡迎議員加入成為委員參與討論，亦可以在事務委員會裏提出修正案，以及與官員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詳細地審議這項《條例草案》，功能上完全可以替代法案委員會。反對派平常不大工作，我們爭取產假增加至14周——14周其實是國際標準的下限——已爭取接近30年的時間，而這項規定40年也沒有修改過。反對派議員喜歡在審議最後一刻才假惺惺說要爭取，然後說每位議員都有權審議法例，完全是轉移視線，我覺得他們扯得很遠，說法很牽強。現在內會的情況是，議員除了要遵守規則外，亦要運用腦袋，反對派玩弄《議事規則》阻攔議會，我們便用《議事規則》做正經事。內會現在被一座大山阻攔着，這座山叫"拉布山"或"選主席山"，此路不通如何是好？

反對派最喜歡用旁門左道、小動作來阻攔議會的正常運作，如果根據正常程序選內會主席，怎會召開了12次會議、用了20多小時，也未能選出內會正副主席？反對派盲撐暴力、盲撐暴力違法行為，將暴力行為美化和英雄化，說這些是違法達義，現在忽然跟我們說規則，市民真的覺得很混亂，真是"人不笑，狗也吠"，再次表露反對派是政治凌駕民生，這次他們是與孕婦、產婦為敵。最後，我認為不論是何啟明議員的建議或局長的議案也好，總言之能夠加快將產假增加至14周的法例修訂，我們都會支持，因為這個方法本質上是基於民生優先的概念，是高招、奇招。我說高招，是指局長IQ高，奇招是指何啟明議員早前提出的方法，用以破解反對派的政治詭計。我覺得如果反對派議員說，這會打開一個先例，那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先例，不防打開。

一年有5萬名孕婦，兩年便有10萬名產婦，這不單是涉及產婦，還涉及10萬個家庭，產婦的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員也受影響。因此，局長的議案內容絕對是合法、合規、合理、合情。